在容海恩議員答辯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力促市場健康競爭，制衡領展獨大局面"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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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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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力促市場健康競爭，制衡領展獨大局面"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柯創盛議員，由於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你不可再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發表意見，亦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尹兆堅議員修正的容海恩議員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柯創盛議員就經尹兆堅議員修正的容海恩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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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超雄議員，由於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但你不可再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發表意見，亦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尹兆堅議員修正的容海恩議員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超雄議員就經尹兆堅議員修正的容海恩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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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8人出席，16人贊成，11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5人出席，3人贊成，22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容海恩議員，你還有1分35秒作發言答辯。在容海恩議員答辯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我感謝昨天有40位議員就這項議案發言，同時我要對民政事務局局長昨天沒有出席答辯，再次表示遺憾。

不過，我想說的是當年立法會討論有關拆售問題時，我們新民黨尚未成立，所以我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並非為了贖罪，而是為了全港市民的福祉着想。我認同剛才數位議員的說法，指出公共資產私有化後一定會產生不少問題。

主席，剛才多位議員均指出領展的很多問題，我特別擔心被拆售的商場。恐怕運頭塘商場的問題只是一個開始，日後很多類似事件如當新業主接手後小商戶被迫遷的情況，可能會陸續出現。今天建制派和非建制派議員在某程度上是站在同一陣線。既然房委會拆售部分資產予領展是改變不了的事實，我們是否應該全面研究，探討有何方法能有效防止及改善領展獨大和壟斷的情況，讓市民和小商戶有合理的保障......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容海恩議員動議的議案，經尹兆堅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強化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的議案辯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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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劉國勳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區議會是政府推行地方行政的重要夥伴，過往一直扎根地區，熟悉社區事務，了解區內民意。今屆立法會共有23位同事身兼立法會和區議會的職務，相信大家對區議會的事務一定不會陌生。近年區議會涉足的範疇越來越廣，亦有越來越多全職和年輕的專業人士加入區議會。區議員和區議會一直盡心服務社區，得到市民和政府的廣泛肯定。不過，在過去一段時間，不少區議員也向我反映，指政府把一些無法推動的政策，歸咎於區議會反對，但他們認為其實是政府的政策離地，不符合區情。我舉一個例子，政府過往在推動一些厭惡性的政策時，沒有真正聆聽和估計地區的聲音，不少官員誤以為區議員只是單純抱持"對整體社會有益，但最好不要在我們區內推行"的狹窄思維，更錯誤地以為把一些厭惡性設施設於所有地區，例如在全港18區也興建骨灰龕，以這種簡單但粗暴的方式來解決地區矛盾。事實上，如果政府要順暢地推展政策，地區意見是最重要的。當局應該從平衡地區利益的角度出發，針對地區需要推出補償措施，以爭取當區居民的諒解，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我今次提出這項議案辯論，便是希望集思廣益，當中主要會就"加強職能"和"增加支援"兩方面進行探討。首先，回顧過去的歷史，區議會自1982年成立以來，一直也在地區以至全港事務上擔當重要的諮詢角色。區議員是地區民意代表，在地區事務上一直是政府首要的諮詢對象，這也是區議會的首要職能。不過，最近有區議員反映，指當局近年在進行一些發展規劃及土地用途的檢討時，經常沒有充分地諮詢區議員意見，有些官員甚至是在決策的最後階段，才循例地諮詢區議員意見當作交差，對區議會沒有足夠重視。舉例而言，當局在興建公營房屋計劃時經常說受到區議員反對，但如果政府在規劃前期已經吸納地區意見，讓區議員參與規劃，例如交通和配套規劃，平衡地區利益，做好補償安排，相信大部分議員也會樂意協助居民與政府達成共識，這樣政策推行亦會更順暢。所以，我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讓區議員更多參與地區事務的前期規劃，提供有關地區的意見，協助各方順利達成共識，減少政府在推行政策時面對的阻力。第二，其實《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已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區域組織。政府因此設立了18區區議會，主要的功能也是就區內的民生福利事宜及區內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等，向政府提供意見。施政報告亦曾經提到會下放權力予區議會，特別是一些文康或地區設施的管理權，以及增加對區議會的撥款。不過，在議會內工作的同事也知道，這其實只是左手交右手，把原本撥予康文署的撥款轉給區議會，然後才再交回康文署。此外，現時政府大部分的地區服務，例如收集垃圾、清潔街道，甚至是文康體育設施的場地管理等，大部分已經由外判服務承辦商直接負責，而外判服務的招標和評核工作，主要也是由政府部門負責，區議會可以參與的不多。再加上以價低者得的機制招標，外判服務質素參差之極，地區服務人手不足，街坊自然抱怨得多。鑒於區議會有監察公共設施和服務的責任，因此我們建議政府強化區議會對外判服務的參與和監督，包括可能在招標過程中提供意見，以及參與遴選合約和磋商合約，以至最後評分和監督機制等工作，以及收集公眾人士對外判服務的意見，並集中向政府反映。

主席，近年特首在施政報告內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建議加強民政專員的角色。事實上，目前民政專員是區議會與政府部門之間的重要橋樑，負責監督地方行政計劃的運作，並確保區議會提出的建議獲得適當跟進，但由於民政專員是循公務員系統調任，幾年一任，對地區事務的歸屬感和回應地區需要的誘因也有限，再加上公務員的官階文化，民政專員因此往往未能有效地統籌各部門，解決地區問題。為確保民政專員可得到各部門的充分合作，我們認為政府應適當授予民政專員處理地區事務的領導權和決策權，強化專員的地區統籌角色，以加強區議會與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的溝通。主席，在加強支援區議員方面，本人早前就政府對區議會、區議員的支援情況向全港458名區議員發出問卷調查，回覆問卷的數目相當理想。根據調查所得，現時區議員面對的兩大問題是"請人難"和"租辦事處難"。例如近年區議員助理的流失率甚高，很多同事告訴我，區議員助理"一年起，兩年止"，便須重新再進行招聘。這是由於現時區議員助理的工作量大，而且要求高，他們既要處理地區工作、接受居民的查詢和投訴，又要跟進政策，也要兼顧設計和宣傳的工作。現時很多區議員助理其實也是大學畢業生，我的一些助理甚至是碩士畢業或正在攻讀博士學位。可是，助理的薪酬待遇卻相對偏低，即使工作多年，薪酬也只有1萬多元，加上晉升前景有限，流失率自然高。近年香港樓價大幅飆升，租金亦水漲船高。一般而言，公共屋邨選區的區議員的處境可能比較好一點，因為辦事處租金比起其他私人住宅區的區議員辦事處便宜，他們可以租用邨內空置單位作為辦事處。

針對這種情況，我們認為政府首要是協助區議員解決"請人難"、"租辦事處難"這兩大難題。當中，我們希望政府能增加營運開支償還款額至最少每月5萬元，以協助區議員建立穩定而優秀的助理團隊。同時，政府應該為租用私人物業作辦事處的區議員提供額外租金補貼，甚至將特區政府空置的政府物業租予私樓區或舊樓區的區議員，以減輕他們的租金壓力。同時，區議員的薪酬一直被批評為偏低，難以吸引政治人才。雖然近年區議員的薪酬和津貼已在前立法會議員葉國謙的帶領和支持下得到改善，除了每月薪金和每年營運開支有所調升，亦引入了實報實銷的醫療津貼和約滿酬金；不過，近年區議員的工作越來越繁瑣，政府也就越來越多項目聆聽區議會的意見，因此，政府應適時檢討區議員的待遇，增加薪酬和非實報實銷津貼，吸納更多人才。最後，區議會過往一直培養大量熟悉社區、掌握政治脈絡的人才，部分人才更可透過立法會選舉，正如我們的同事般進入立法會，甚至輸送至不同公營機構或政府部門。為培養更多熟悉社區的政治人才，我們要求政府在不同的諮詢架構和平台委任更多區議員，以吸納更多地區聲音，並積極向政府管治團體培養及輸送優秀人才。同時，我們希望政府可以與不同機構和學府設計培訓課程予區議員及其助理免費報讀，以提升議政和香港公共政策研究的水平。總括而言，區議會自成立以來，一直在地區層面上擔當主要諮詢組織的角色，也是政府與市民溝通的重要橋樑。區議會經過多年來的運作，受到社區人士接受，其貢獻更得到各界的廣泛認同。未來，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繼續加強區議會在地方行政方面擔當的角色，增加對區議員的支援，讓區議會及區議員有更好的條件來服務社區。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國勳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3位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感激劉國勳議員提出"強化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的議案，我們非常支持這個方向，因為民主社會應該下放權力，由中央把一些地區管理的權力放回在地區上。

回歸後，政府反其道而行，不是放權而是中央集權，把調撥資源的權力收歸中央，"殺"了兩局。在"殺局"的時候，孫明揚在1999年說，在建立區議會後，會慢慢深化、強化區議會的功能。

其實大致上就是這樣，結果導致地區上很多問題都無法解決。不過，把權力下放的同時，我們亦要考慮到現時區議會的架構，已經漸漸變成壟斷甚至是"分餅仔"的機制。《明報》的社論去年曾論述這種現象，該篇社論題為"區會撥款議員分餅仔腐化溫床損地區行政"。劉國勳議員的原議案要求加強區議會的監督角色，這是好的，但設立"社區建設基金"卻令我感到擔憂。現時的問題是，已經有不少基金和撥款功能，變成自己人撥款予自己人，造成自己人"圍威喂"的現象，這可不是我說的，社會上曾有討論，而《明報》的社論正正指出現時的撥款機制缺乏透明度和監察，而且這種做法只需有關人士作出申報，然後自己人就可以撥款予自己人，因而可能成為行政腐化的溫床。主席，現時政府每年撥款予區議會進行社區參與計劃，2015-2016年度的撥款總額高達3億5,000萬元，這不是小數目。其實每個區議會每年都會撥款超過1,000萬元，但這些社區參與計劃是撥款予甚麼人的呢？

此外，另一名區議員亦是其會員，根本是自己人撥款予自己人，這些例子實在比比皆是。這些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其實很多時候是發放給一些所謂娛樂活動、粵曲表演、嘉年華、康體班、一天遊、茶敍、晚宴、生日會等，單在今年7月和8月這兩個月，18區區議會已經為200多次旅行活動提供撥款，涉及公帑數以百萬元計。

現時區議會選舉的選區很細小，數座公屋已是一個選區，數個互委會互相輸送利益，選舉跟這些撥款的關係難以切割。有區議員說，撥款給這些機構其實只是"捱義氣"，他們是沒錢落袋的，這正正顯示利益衝突所在，是直接的政治利益而非金錢利益衝突。但是，現行的申報機制異常寬鬆，很多情況根本沒有申報，即使有申報，申報過後繼續舉手通過撥款，這些情況比比皆是，跟研究資助局一樣——大家從最近的審計署報告書看到，研究資助局同樣是自己人撥款給自己人。

所以，如果我們不能夠正本清源，徹底解決這些利益衝突，改善整個利益申報制度，根本處理不到問題。

立法會透明得多，我們很多事情完全向公眾開放。在區議會方面，尤其是撥款或資助這些活動和地區小型工程的詳細資料和核數報告，根本早應公開。如果區議會的運作繼續如此不透明，還說要強化區議會，要將權力下放，要將調撥資源和管理地區設施的權力下放，這樣只會令區議會更為腐敗，淪為交換利益的溫床。所以，主席，我們認同劉國勳議員的議案的方向，但是在監察和申報機制未獲得改善之前，我們無法同意再增設"社區建設基金"。

就此，我們要先問一個問題，就是要強化甚麼的區議會職能。事實上，在"殺局"後，政府也經常表示要強化區議會職能，但劉國勳議員剛才提出的議案及其發言內容，甚或是民建聯，在在表示他們希望政府多聽取區議員的意見，要做好聆聽民意的工作。然而，這是否區議員應有的角色和功能呢？當然，現時區議員是受《區議會條例》限制的，因為區議會的職能已在《區議會條例》第61條清楚列明，指出我們要就若干項目向政府提供意見，並以政府指縫間漏出的撥款，承擔有關地方行政區內的環境改善事務、康樂活動促進事務等，諸如此類。這正正就是過去10多年來，政府所謂強化區議會職能的做法。

我想大家聽聽，當年市政局作為一個全港民選的議會擁有甚麼權力？市政局可以設立及維持各種場地及設施，是"設立"。市政局可以就招聘全職或非全職的職員訂立合約，可以執行成立所需場地的財產的管理工作，可以在其轄區內推動其職權範圍內，包括文康體、街市管理、博物館管理的工作，又或是今天最具爭議的骨灰龕、焚化爐等問題。

因為我們只是被法例要求向政府提供意見，因此正如劉國勳議員所說般，政府便應多聽取和融合我們的意見。可是，大家試想想，如果問題是屬於轄區內，我們作為區議員便要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不過，對於一些政府不想做的事，當局便會以各種方法，利用冗長的官僚程序來阻止這些事情發生。

我記得在"殺局"前，大家已準備在市區範圍覓地興建焚化爐。

對不起，"無呢支歌唱"。我們要面對問題，要向公眾解釋我們正在做甚麼，然後便要面對責任，以及面對我們獲賦權應要進行的工作。是諮詢架構、諮詢架構、諮詢架構。正如劉國勳議員剛才所說，即使要加強民政事務專員的權力，也要待局長在指縫間漏出來才可，但最終是否可行仍是未知之數，因為專員本身並無實權。

如果我沒記錯，我們還有35,000元實報實銷的津貼，5名區議員的資源合計大約等於一名立法會議員的資源。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面對的問題不是區議員本身資源不足，而是區議員在現有架構下所承擔的職能、功能，跟我們所得的收入不成正比。因此，每次在所謂的《區議會條例》檢討中，我是少數的區議員提出以下看法，就是在區議會職能未有改善或改變下，我不贊成加薪。

這種做法完全無助於改善本港培養政治人才的架構，亦無助於政府兌現當天解散兩個市政局時所作的承諾。

其實在他提出這議案前，我發現他不曾諮詢所有區議員的意見。所以，劉國勳議員的議案是否能代表眾多區議員廣泛的意見，我對此有所保留。事實上，劉議員的原議案中，當然提出了一些很原則性的意見，包括讓區議員多參與各項政策的制訂及對政策的實施有更強的監督，以及政府對區議會和區議員提供更多支援。這些方向和原則是正確的，應予以支持，但最大的問題是，原議案並沒有提出具體措施協助區議員充權。所以，民主黨才提出意見，要給予區議員人事管理權、財政自主權，以及讓他們實際地管理市政設施和服務。

胡志偉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是區議會權責如何相對應的部分，而我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是如何加強區議會的代表性。區議會在1982年成立，其組成經歷了許多變化，但多年來，區議會的職能維持不變，回歸前區議會是諮詢架構，至今天依然是諮詢架構。

政府遞交文件給區議會時，所有政策均已制訂，最後一刻才告訴區議會，純粹是知會性質。

在主權回歸後，特區政府恢復區議會的委任制，加入102位委任議員，扭曲區議會代表民意的性質。對此，社會一直有很強烈的聲音，要求取消委任制和當然議席，令區議會全部議席均由普選產生。數年前，當局可算是順應民意，取消委任議席，令吃政治免費午餐的一批建制人士，少了一個尸位素餐的地方。這算是特區政府少有的正確行動，但我們看到當然議席依然存在。政府就當然議席的解釋，我們已經耳熟能詳，就是要確保原居民的權益可以繼續得到充分的反映，以及尊重傳統。但是，我們絕對不認同這些觀點。經過超過30年的新界市區發展，以及區議會和村代表選舉的民主發展，鄉郊的市民已經可以透過民主普選的渠道參與地區事務。區議會作為地方議會，主要是負責各地區上整體的社區和環境改善工作。當新界的區議會在討論這些地區的問題時，遇到涉及鄉郊的事宜，其實可以請鄉事委員會的代表列席區議會會議，提出意見，又或由個別新界的區議會自行決定是否委任這些鄉事委員會的主席或代表出任增選委員。這些做法均既在普及平等選舉的原則下，照顧到鄉郊人士的意見，而又不用另外設立當然議席。區議會的當然議席，就正如區議會內的功能界別，容許原居民或鄉事派背景的人享有特權。他們很多人在《基本法》下已經在土地上享有丁權這特權，在立法會內有小圈子選舉產生的鄉議局功能界別議席，我們是否要在區議會這地區層面也要延續他們的政治特權呢？繼續任由這些政治特權在區議會內千秋萬世呢？區議會的當然議席與民主價值完全背道而馳，亦在議會內扭曲民意。就區議會的組成而言，《基本法》沒有規定必須要保留委任和當然議席，不過，《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最終須由普選產生，肯定了民主普選的方向，以此推論，區議會作為市民選出的地方議會，應該全面由普選產生。地方行政有助培育政治人才，但前提是要有權有責。以往兩個市政局是訓練政治人才的最好場所。市議會有權決定地方事務的方向，制訂政策，亦同時受到市民的監督，做得不好就要承擔責任。這樣，地區議會的決策才能反映市民訴求。可惜，回歸後，特區政府為了集權，在沒有充分理由下解散兩個市政局，令政治人才出現斷層。個人認為，區議會要有權有責，最理想是循市政議會的模式蛻變。香港地方小，18個市議會可能太多，有意見認為，全港分為5個市議會可能是較合理的安排。除了食物安全事務由特區政府處理外，市議會應該負起以往市政局的職能。在公共行政上，地方議會和行政機關分權，負起各自的職能，是比較合理的安排。否則，行政機關的編制只會越變越大，亦過度集權，不符合現代管治模式。當然，這是長遠的憲制安排改動，亦牽涉眾持份者的利益，但區議會有權有責，朝向全面普選發展，我相信這是民心所向，亦是應有之義。一直以來，民主黨都贊成設立由普選產生的區政專員代替現時集權於一身的民政專員，這是類似市長的角色。全部由普選產生的區議會負責監察地區施政的情況，包括監督及審核地區民政專員提交的周年工作計劃、財政預算及工作報告。普選產生的區政專員則負責地區行政的統籌、策劃及具體行政管理工作，向區議會負責。普選議會及區政專員最能體現公平、公開參與的精神和原則。

代理主席，地區行政是特區政府施政的重要一環，與市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政府一向盡力確保在地區層面提供的服務和設施，能適時回應地區的需要，並鼓勵市民積極參與地區事務。長久以來，區議會是政府在地區行政工作上的重要夥伴。特區政府，尤其是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及18區民政事務處的重點工作方向，是讓區議會可以更好地服務市民和促進社區發展。新一屆區議會已運作差不多1年，在座不少議員也身兼區議員的職務，一直積極投入地區的服務，累積了豐富經驗。劉國勳議員今天提出"強化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這項議案，正好適時讓政府再次闡述區議會所擔當的重要角色，並重申政府對區議會工作的肯定和支持。隨着社會發展，市民對地區行政及社區發展的要求及期望不斷提高。因此，政府不時就區議會的職能和角色進行檢討，讓區議會的工作能與時並進。自上一屆區議會起，我們便透過一系列改革，加強區議會在地區行政以至其他政策上的參與和角色。我將從以下3方面作出介紹：第一，加強區議會的職能。

自2008年開始，地區小型工程在全港18區全面推展，政府向區議會提供更多資源，以進行改善地區設施、居住環境及衞生情況的工程，包括文康場地及社區會堂的改善工程、修建涼亭、行人路上蓋、休憩處、行人徑、環境美化及綠化工程等。計劃的撥款由2008年的3億元累積上升至現時的3億4,000萬元。區議會在民政總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協助下，可各自按照地區的特色和需要，決定如何分配所獲得的撥款，以進行地區設施的改善工程。計劃充分展現區議會在改善地區設施的主導性，靈活處理地區需要。自計劃推行以來，截至2016年9月底，18區總共完成的工程項目超過4,830項，工程開支約達24億3,000萬元。此外，行政長官在2013年施政報告中，宣布開展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為每區預留一次性的1億元撥款，以便區議會進行一些較具規模的項目，造福社區。各區的民政事務專員是政府在地區層面的代表，也是區議會最主要的合作夥伴。

年度工作計劃闡述民政處在社區聯絡和建設、地區行政、大廈管理，以及改善地區設施等方面的工作，強化區議會對政府的諮詢及監督角色。有關報告可於區議會的網頁上查閱。第二，是增加對區議會及區議員的支援。為了讓區議會的工作更順暢和更快取得效果，政府明白增加對區議會及區議員的支援的重要性。我們透過多個渠道加強對區議會的支援，包括增加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讓區議會有更多資源推行藝術文化、體育、康樂、社區服務和其他社區建設等活動。由2015-2016年度起，有關撥款額已增至3億6,000多萬元；第二，在加強支援區議員的工作方面，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議員薪津獨立委員會會就區議會議員的酬津制度進行定期檢討和研究，並考慮任何可能影響酬金及津貼水平的因素。我們得到上屆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批准，由2016年1月1日開始，實質提高區議員的每月酬金15%，並增設一項額外撥款，支付區議員的外訪開支，每名區議員每屆任期的上限為1萬元；以及自2014年1月起，大幅實質提高營運開支償還款額34%，包括協助區議員租用辦事處及聘請助理等。有關金額也會每年根據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按年變動幅度作出調整。現時每名區議員可申領的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為每年468,492元。第三，加強政府部門與區議會的溝通及協作。區議會是特區政府在地區行政的最重要諮詢架構。政府各部門與區議會保持緊密溝通，對掌握民意和利便施政至為關鍵。為了讓新一屆的區議員了解政府在地區行政的理念及工作方向、區議員的工作和角色，以及個別政策局的工作重點，民政總署在本年1月至4月期間，為區議員分別舉行了兩場工作簡介會及3場司局長簡介會，以加強政府與區議員的溝通和合作。民政總署會定期安排司局長進行地區探訪，以及安排部門首長與區議員會面，親身聽取區議員對市民關注事項的意見。個別部門的代表更會定期出席區議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聽取議員的意見和接受他們的提問，以確保他們關心的事項得到及時回應。民政總署署長也會每月安排與區議會正、副主席會面，並邀請不同政策局及部門向主席們簡介一些全港關注的議題和重大政策，以及早掌握區議會的意見。代理主席，我以上簡介了特區政府在加強區議會的職能、增加對區議員的支援，以及促進政府部門與區議會溝通方面的工作。我會在細心聆聽議員的發言後再作回應。

劉江華首先在1985年參與區議會選舉獲勝，最後在......我不想詳述他的履歷。總言之，他離開了他曾加入的香港民主同盟後，便成為建制派的一員，之後更成為第二位"三料"議員，身兼區議會、立法會及行政會議成員。然後，他還成為副局長，現時更是局長。這正正是區議會培育人才的最好典範。當前朝的殖民政府在1982年成立代議政制的時候，曾經有一段時間，很多香港的有心人都希望透過加入區議會，能夠為香港盡一點力，能夠在政治搖籃中取得一些經驗，然後最終一天實現《基本法》訂明的"港人治港"、"一國兩制"。

回歸接近20年，我們看到"一國兩制"備受摧殘，"港人治港"成為虛話。劉國勳議員說要加強對區議會的支援，成立"社區建設基金"，但可能錢並不足夠。讓我舉一些例子，特區政府有很多錢都是用於建制團體。我們的一個環保基金有50億元，再要加碼，結果一次換燈泡的活動就……當中包括很多建制團體——我不能盡錄，如果漏說了便不好意思——天水圍的一個婦女聯會獲撥90萬元、將軍澳街坊聯會有56萬元、新界社團聯會有72萬元、大埔環保會有1,537萬元、香港離島區各界協會有250萬元、九龍社團聯會有179萬元。這些為建制派、民主建港協進聯盟、香港工會聯合會及其他"潛水"民建聯拉票的活動，盡取政府的資源，這還不夠，接着還有各區的1億元撥款也一樣，也是大家在"圍威喂"，包括有區議員參與承接的工程，例如興建許願廣場等，這是怎麼樣的政制和區議會？在任何政治制度中，議會的角色是監督政府。在18區的區議會，建制派取得所有主席、副主席的36個席位。因此，每當政府需要支持的時候，這些人便會一字排開，任何扭曲香港民意的做法，包括提出所謂的"假普選"方案、一些強硬推行的政策等，都會有30多個"大頭佛"站出來替政府保駕護航。

他們的地區辦事處統籌各區的選舉，是在政黨之上。為了體現"一國一制"，盡量取消"港人治港"，在區議會的層次已經開始有動作。試問有甚麼人才看到這樣的政制會"開胃"，會加入成為代議政制的一部分呢？當然，如果想成為劉局長或其他局長則另當別論，一定有很多俊傑會前仆後繼地繼續去做。然而，我們現時看到的是區議會已經喪失功能，這原本應該是一個公平的選舉，但卻以"蛇齋餅粽"拉票、派米、收集地址、更換燈泡，加上登記選民資料等，所以每次都是他們贏。這只會嚇怕更多有心從政的人，香港的政局只會更敗壞。政府想盡量推卻監察，想繼續為所欲為，這對香港一點益處都沒有，對於年輕人來說，當這條路行不通，他們可能要想想其他的路。因此，當政府及一些建制派不斷責罵年輕人不正面，批評他們宣揚自決、"港獨"的時候，請你們照照鏡子。今天的區議會已淪落到甚麼地步？今天的政局到了甚麼地步？你們有甚麼資格要求市民信任這個腐朽的制度？

我本身也是藍田區區議員，雖然我的年資沒有梁耀忠議員般深，但在這數年時間中，我亦從社區服務中累積了不少經驗，遇過不少奇難雜症。所以，對於如何使區議會的工作令更多社區街坊受惠，其實我是有一些看法的。區議會的主要職能是向政府表達意見，特別是一些影響區內居民福祉的事情。區議員對於街坊而言，說得好聽點是"全方位服務站"，說得難聽點就是"萬能插蘇"，所有事情也會找我們幫忙。由填表至量血壓，甚至對區內的種種投訴，均由我們區議員一手包辦。此外，區議會或區議員更具備一項重要職能，就是促進社區的整體發展。其中一方面是強化區議會對地區的諮詢，但我們的視野不應該只集中在自己現時的選區，而應該推展至整個大選區，例如我是觀塘區的，便應該推動整個觀塘區的發展及整體社群發展。

社區發展涉及組織社區內的成員，共同尋找和實踐解決問題的方法，推動整個區域的發展。很簡單，例如我們希望令鄰舍關係更和睦，鄰居可以自發互相幫忙，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目標。如果再說得遠大一點，正如我們香港工會聯合會前任議員"嫻姐"陳婉嫻般，她在啟德問題上，正正推動了"共構、共建、共享"的理念，成功由區議會推動啟德河項目。這個項目之後將實踐整個社區的發展，使黃大仙的整體居住環境不斷得到改善。不過，啟德河項目似乎是一個特殊例子。現時區議會究竟有否足夠資源鼓勵甚至牽頭進行這類協作發展呢？

以區議員的薪津為例，我們現時的每月薪津約為4萬多元，但作為在私樓區工作的區議員，單單租金已經佔總開支四分之一。另外還有燈油火蠟的開支，又要印刷工作報告，向街坊匯報，令用以聘請有質素的同事的資源所餘無幾，更何況我們還要委託機構協助進行社區研究呢？

所以，我促請政府在改善對區議會和區議員的撥款包括營運津貼時，可以把重點放在如何改善區議會同事即議員助理的薪酬待遇上。其實，我們一向要求把租金和薪金分開處理？我們不希望租金蠶食了同事的薪酬升幅。

所以，我希望政府面對這個問題。代理主席，要推動社區發展，其實還需要整合能力。民政事務專員要統籌多個部門解決一個社區問題，其實十分困難。我想向局長分享兩個事例：第一，在我們屋苑外有一幅山坡，要找人協助處理蚊患問題，其實相當困難。蚊患問題理論上由食物環境衞生署處理，但該處卻歸地政總署管理。

但無奈有關設施的位置其實已經跨界，不屬於觀塘區，而是由西貢區管理。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強化民政事務專員的協調角色，突破現時的官僚制度，使區議會的意見獲得更妥善的處理。現在公民黨的同事不在席，他們剛才指我們"蛇齋餅粽"，其實我視之為讚美，因為與我們相比，公民黨是升級版、豪華版。

關於現行區議會制度，我認為可以用兩句說話作總結，便是"區議會角色胡混，區議員職能雞肋"。這兩句說話為何可以用來總結現行區議會制度呢？正如建制派同事剛才所說，如果我們問街坊，現時區議員的職能為何，他們想起的可能只有數件事：幫忙寫信給政府部門、舉辦廉價旅行團，或同事所說的"蛇齋餅粽米"。在一些民主派同事的眼中，"蛇齋餅粽米"可能只是用來揶揄建制派同事的現象，但事實上，"蛇齋餅粽米"是現行區議會制度下所必然產生的行為，而這種行為明顯是經濟行為。

所以，嚴格而言，現時區議會制度的缺陷令區議員變成街坊保長。

實際上，一切要追溯至1999年，香港政府自董建華開始"殺局"以來，對區議會制度造成的缺陷。在"殺局"後，我們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便是區議會變成可有可無的橡皮圖章，沒有獨立的財政權，亦沒有獨立的市政權力。同時，政府清楚知道，既然地區缺乏眼睛和耳朵替它察看及聆聽地方訴求，於是便要強化民政事務專員的職責。就這一點，我不贊同今天的議案中強化民政事務專員的統籌角色的建議，因為正正是這種強化，令區議員的權力受政府部門主宰。今天，區議會制度成為擺設，不單是擺設，事實上，在近兩屆立法會選舉，我們更看到區議會制度已變成畸胎，是一個畸形的制度。第一，政府在1999年實行"殺局"後，在10年後明顯見到香港出現立法和地區行政之間的斷層問題，於是小修小補，忽發奇想，想出一個超級區議員制度。但是，在超級區議員制度討論之初，我們已經不斷指出它只有利於大黨，限制自由競爭，這是我們當時的想法。但是，在本屆立法會選舉，我們看到原來超級區議會制度會成為政黨之間互相角逐私利，甚至是交易的工具。例如一些地區的區議員可能不顧江湖規矩，自行參選，到選舉後期才被勸退，被迫退選，這明顯是政黨交易的工具，亦變相令香港"一人一票"的神聖選舉、本身是自由意志的表達，淪為大黨自我輪替、踐踏香港人意志的途徑。

梁振英在2013年推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每區投放1億元。但是，大家都知道，區議會的同事和區議會制度無法承受如此龐大的撥款，於是在制度存有缺陷的情況下，區議員和地區的民政事務專員如何花掉這筆款項呢？便是四處興建不必要的社區"大白象"，例如觀塘的噴水池、價值30萬元的單車泊車位，以至在大埔林村興建"天安門"，種種例子在在告訴香港人，我們有錢，但我們不懂如何運用。這個問題之所以發生，說到底，是因為區議會制度的缺陷，而這個缺陷正如我一開始所說，是兩句說話可以總結，便是"區議會角色胡混，區議員職能雞肋"。區議員到了今時今日根本已是可有可無。如果大家問街坊，對於廢除區議會制度有何看法，他們可能沒有反應，為甚麼？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一直如此低，或多或少反映地區居民漠不關心。所以，就今天的議案而言，我認為胡志偉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最具參考性，亦最值得支持，因為修正案要求賦予區議會人事管理權、財政自主權及政策決定權，變相恢復兩局的權力。這些權力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大家清楚看到，今天在香港18區已經出現很多社區問題，食物環境衞生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等基本上採取官僚態度來面對水貨和走私客，又無緣無故更換入口較小的垃圾箱，為何這些部門會這樣行事？因為根本沒有任何機制可懲罰不回應民情的部門。

代理主席，對於加強區議會在地區事務上擔當的角色及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我相信大家都會認同。早於2006年，政府對於區議會的角色進行了全面檢討，於2007年在4個地區進行先導計劃，並於2008年開始在全港各區推行各項強化區議會角色的措施，包括成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亦邀請區議會參與管理部分地區設施，更向區議會增撥資源，推行社區參與計劃和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其實，這些措施都證明了強化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從過去到現在都有客觀上的需要。代理主席，今天我聽到同事的一些批評。首先，我想回應一下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及他對區議會撥款作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批評。我以大埔林村許願廣場的改善工程為例。其實，有關改善工程只不過是重新鋪設足球場及搭建一個舞台，以回應當地居民的訴求。事實上，過往到林村遊玩的旅客眾多，改善一下當地的環境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為何反對派議員卻要諸多阻撓？其實，區議員是民意代表，區議會的確聆聽了很多居民的聲音，也按程序通過支持這項目。項目提交立法會後，反對派議員卻諸多阻撓。

剛才我聽到許智峯議員發言，指劉國勳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沒有諮詢他們眾多區議員。實在太可笑了，我想問問許智峯議員，之前他在立法會會議上突然站起來轉換話題，本來討論的是選舉法例，卻被他改為討論人大釋法，繼而阻撓立法會會議進行，令會議開不成。我想問許智峯議員又有否事先諮詢我們這些立法會同事是否真的想他阻撓會議進行？代理主席，其實我聽到很多同事提及對地區文娛康樂活動的看法，我想說，我相信民主黨的區議員會在地區舉辦文娛康樂活動。當然，他們絕對可按渠道向政府申請撥款，如果他們堅持自己申請不到撥款，那就請他們交代一下資源從何而來？是否透過李卓人或"長毛"幫忙收取境外"黑金"，順便支援他們舉辦地區活動？代理主席，我認為強化區議員角色之餘，同時也要強化民政事務專員的統籌角色。區議會與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門之間的溝通，其實由地區民政事務專員負責統籌。他們的職責應是確保區議會同事提出的建議獲得適當跟進。以往曾出現一些情況，由於政府部門的權責界限及分工過於仔細，涉及兩個以上部門，就會經常出現部門間"耍太極"、互相推卸的情況，令區議會同事在推進工作遇到不少局限。代理主席，我認為民政事務專員在推動和統籌方面的角色應要有所加強。對於劉國勳議員提出"強化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議案，我表示支持。政府應推動更多政策，加強區議會職能，實施真正的"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念，尤其在政府部門制訂地區政策時，更應重視區議員的意見。其實，了解地區事務的區議員可更有效地將民意向政府各部門反映，確保地區規劃和建設不"離地"，這樣才不會造成一個又一個所謂的"堅離地城"。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因此，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可說是影響全港市民的福祉和社會發展的步伐。可是，自回歸以來，本港區議會的職能一直原地踏步，並無因為取消了兩個市政局而有所增強。多年來，不少議員曾提出對區議會職能的關注，今天，劉國勳議員再次提出相關議案，正正給予我們討論的機會。在2000年，在董建華擔任行政長官的年代，曾經進行區域組織改革，取消原有的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當時政府承諾向區議會增撥資源、增加其職責，以鼓勵市民參與地區公共事務。

很可惜，10多年後，特區政府仍未履行有關承諾。今天，地區建設進展緩慢，遠遠無法追上社區發展的需要，這正正因為區議會的自主性不足、權力不足，可做的事受到多方面的掣肘。以往，市政局負責管理食物、環境、市政街市和圖書館等服務，但在兩局取消後，當局並沒有將權力轉移，由區議會負責管理。是沒有的。現時，這些事務仍然由政府中央集權式管理，政府一直在欺騙區議會，騙了16年。舉例來說，近年大家常說要興建市政街市，抗衡領展，如果當年沒有"殺局"的話，原來是有機會由市政局的議員提出興建建議。

又以康樂、衞生、小型工程等事務為例，以往市政局可作主導角色，由零開始，但現在區議會卻被迫處於被動位置，只能進行諮詢工作，沒有實權，對很多事情和建議也只可以提出意見，政府聽完也可以不實行。就此，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正視有關問題，認真檢討區議會的職能，並下放更多權力，提高區議會的自主性和主導權，務求令區議會的職能等同以往市政局。第二部分，我想談資源問題。其實，除了自主權，政府亦應該檢討區議會的資源不足，以及資源不合理分配的問題。正如我剛才所說，當年"殺局"後，政府說好要投放給區議會的資源，至今仍然沒有履行，即使投放資源，也遠遠不足，而且屬於短線。以2013年為例，施政報告宣布推行社區重點計劃，每區預留1億元，推行一至兩個社區重點計劃，但由於只屬一次性質，直接限制了不少重點項目的壽命，以及有關撥款的效益。以港島區有關海濱發展和休憩用地、推廣漁民和漁港文化計劃為例，如果只靠一次性撥款，根本不可能有延續性。因此，我認為推行發展這類社區重點計劃時，有需要以恆常化的方式提供資助。至於資源分配方面，18區各區的議席人數不同，人口也不同，最少議席的地區有13名區議員，但最多議席的地區有41名區議員，說明人口比例可以相差近2倍至3倍，但所獲得的資源也是劃一的。大家有時會問，為何有些區議會可以印刷比較精美的刊物，但有些區議會則十分貧窮，連資助一些地區團體或文化組織活動，例如教小朋友唱歌跳舞的班組也要削減資源，即使是成立足球隊也不夠錢，我們的東區正正就是這個情況。這實在是不公平、不合理，政府有必要跟進有關情況。

事實上，由於她不是區議員，所以她永遠不會知道，立法會議員只是談大政策。

有沒有聲音？——因為實在有太多重點。

今次議案的內容包括讓區議員和區議會在地區發展和各項政策上的參與提高、強化對政策實施及地區事務的監察，以及加強對區議會和區議員的支援，我認為這些一定不會錯。不過，我總覺得若有所失。

胡志偉議員、許智峯議員或其他議員，即使是部分建制派議員剛才也提到，目前區議會的職能十分薄弱，沒有人事管理權、財政不自主、沒有政策決定權、沒有具體的設施管理權，亦沒有獨立的秘書處。說得白一點，基本上，地區區議會的秘書處是由民政事務專員掌控，或很大程度影響或左右，甚至說得極端一點，我認為有時甚至能夠控制相關的操作。如果我們看回區議會的職能，聽來是很廣闊的。

說到底也只是一個諮詢架構，提供意見，即使牽涉撥款的事項，也只是一些很虛妄的內容。

區議會面對職能的限制，無法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自從兩個市政局在2000年被解散後，當局也沒有按照原本的承諾，增加區議會的職能。民主黨認為應該賦予區議會法定的權力，管理文康事務和環境衞生設施。政府在1998年提出的區域組織諮詢文件中提到，解散兩個市政局後，會將其原有的職權分拆和移交政府的政策局及部門，當時地區上已經有聲音要求加強區議會的職能，例如區議會可參與地區設施的管理工作，將兩個市政局的職能直接轉授區議會，又或讓區議會在地區事務，例如交通、房屋規劃等有一些實質的決策權，這是當時社會上的呼聲。

我只可以說，我們不排除有此可能性，但我不能說現在政府對於這方面有任何積極的看法，亦不能說政府為此訂出任何時間表。

實際上，政府其後在2001年和2006年均提及向區議會放權，加強其管理角色。政府每次均表示會讓區議會和區議員更多參與決策，事實上卻全部"走數"。政府每次說讓地區同事有管理權，使他們可以加強管理，但只不過是多成立一個委員會，說的是關注地區設施，並非可以管理地區設施，我認為這基本上是蒙騙議會。此外，剛才有同事提及區議會秘書處，我也想再強調一次，如果沒有獨立的秘書處協助區議員或整體區議會工作，處處受制於政府或民政事務專員，區議會便難以發揮監察政府，提供意見的角色。此外，剛才大家較多提及撥款的問題，既然郭偉强議員也曾談及，我也想說說，我並非針對哪個派別的同事，我認為任何公共財政均需要在受監管之下使用，而過去無論根據民主動力在地區的研究，還是《明報》的深入報道，我們也知道有不少同事在撥款方面有一人分演兩個角色的情況出現，即他本身是撥款委員會委員，並且撥款給自己的組織，甚至有些極端的例子是撥款給自己擔任主席的組織。

主席，我對劉國勳議員的議案提出強化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表示支持，更對全港建制派的區議會同事過往為地區盡心盡力工作，表示感謝。主席，剛才多位同事在發言中均提出很"離地"的說法，對區議員作出很多不正確的批評，我在此表示憤怒。我在觀塘區議會已擔任民選區議員17年，我們一直強調區議員在地區上肩負重要角色。政府在推出地方行政時，亦強調區議員在地區的最前線，最能了解民情和反映民意。

再次多謝梁國雄議員邀請所有同事回來，繼續聆聽我們的辯論。我剛才想說，民政事務局一直表示，區議會是特區政府在地區推行地方行政的最主要夥伴。我想強調，區議員熟悉當區事務，了解民情民意。過往我們不時透過與不同政府部門溝通，集思廣益，促成很多地區建設。以我所屬的選區觀塘為例，這些建設包括在秀明道重置社區會堂，以及興建"三彩"街市，凡此種種都是區議員同事在地區廣集民意後達成的共識。所以，我相信有需要強化區議員的職能。我想說的第二點是，除了要有效推展區議員的工作外，我認為在政策研究方面，當局必須提供更多支援。以觀塘為例，現時我們用作政策研究的款額相當少。當涉及整個地區的政策研究時，有關事宜包括觀塘區的交通擠塞問題、醫療服務問題及地區無障礙設施等，各項事宜均需要很多心思和時間進行研究。但是，現時資源相當有限。所以，我促請政府當局在這方面加強對區議員的支援，好讓這些問題能夠及時得以解決，並可以透過一些科學方法處理這些問題。主席，我想再說一說議案的其中一項，就是"強化民政事務專員的地區統籌角色"。

剛才何啟明議員提及的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晨運徑的管轄，當越過一個地區的界線後，那範圍便屬於其他地區的政府部門管轄，因此，區議會往往在統籌、撥款及支援的角色上無法奏效。還有一點最令我們感到憤怒的，就是當涉及官地，要處理官地的清潔或蚊患問題時，往往因為政府部門各出其政，而無法成事。所以，我覺得政府當局應該再次檢視民政事務專員的角色，看看可否向他們授予更多權力，使他們能更有效地及時反映地區意見？強化民政事務專員的角色之餘，亦可以加強統籌地區工作，以進一步發展地區行政，這點我相信政府一定要考慮，亦需要處理。主席，我想再說的是，就着這情況，我們強調政府當局有必要盡快處理區議員的職能問題。我參與區議會工作17年，我完全體會到現時區議員在地區上，是政府與市民之間很重要的溝通橋樑。當發生問題時，很多市民都會第一時間找區議員，區議員不但能向他們提供不同程度的幫助，更可以將他們的意見直接向政府反映。

我昨晚10時左右接到一位居民的來電，他告訴我，他家附近一個單位發出異味，他找不到人幫忙，便聯絡區議員，最後我們幫他聯絡警方，發現原來有一位長者已在單位內死去一段時間。就這個案而言，我覺得區議員在地區的角色非常重要。主席，我希望今天這項議案能夠得到政府當局的正面對應，亦希望稍後聽到政府當局給予我們好消息。

主席，首先感謝劉國勳議員提出原議案，我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同事都覺得其建議正面，我們原則上亦認同特區政府必須加強對區議會和區議員的支援。對於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本人有切身的經驗和體會。從1997年香港回歸開始至2011年年底，我一直出任沙田區議會議員，做了14年半。我珍惜這個讓我可以利用自己的工程專業背景服務社區的機會，推動地區設施改善工程，宣傳區內工商發展，組織區內大型活動，參與區議會財務和行政方面的工作。其間，我曾參加很多社區組織和活動，了解基層生活，推動社區融和。區議會的工作令我對社會事務有廣泛和持續的參與，累積多元的經驗，增加了歷練，擴闊了眼界，亦深刻體會到工商專業與社會民生息息相關，作為專業人士可以為改善民生出一分力，亦為我後來爭取在立法會的平台服務社會奠定較充實的基礎。我相信，本會一些曾經做過區議員的同事都可能有類似的心路歷程。顯然，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不僅可以促進社區發展，而且有助於培養和儲備從政和治港的人才。主席，根據《基本法》對政治體制的安排，區議會屬於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特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區議會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經歷了一系列重要的變化。其一是代表性有所加強。其二是財政撥款和行政支援持續增加。區議會的撥款納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總目63民政事務總署下的相關撥款，例如2013年施政報告宣布為每區預留1億元，推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同時，在社區參與計劃下，由2015-2016年度起共5個財政年度，每年再額外撥款2,080萬元，進一步支援在地區上推廣藝術文化活動。當局在2014年開始在深水埗和元朗兩區推行的先導計劃，今年宣布將擴展至全港18區，改稱為地區主導行動計劃，為此預留每年6,300萬元的恆常款項，並會加強民政事務處的相關人手支援。此外，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撥款是專用的整體款項，讓區議會提出和通過區內的小型工程，本財政年度的撥款額為3億4,000萬元。當然，隨着市民對社區發展的要求以至對區議會的期望增加，如何適時檢討特區政府的相關財政和行政支援，以強化區議會對政策實施及地區事務的監督，值得各界認真思考。經民聯曾就這議題諮詢聯盟內20位區議員的意見，他們基本上認同區議會的現有財政撥款機制。然而，由於運用撥款時要跟從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撥款守則，有時顯得缺乏彈性。因此，區議會的財政調配權力需要適當優化。他們贊成擴大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不過亦關注到，一旦擴展至全港18區，各政府部門是否都能夠妥善地配合。主席，經民聯不能認同張超雄議員在其修正案中對社區重點項目的批評，我們認為他抹煞了社區各界多年來的努力與合作。他特別針對的項目，其實是經過相關區議會和地區人士多番研究、討論和諮詢，取得主流共識，然後通過區議會，再提交立法會要求通過撥款。現時這些項目在本會遭到阻撓，實在令地區人士感到無奈和憤慨。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增加區議會的人事管理權及政策決定權，經民聯對此有保留。我們認為如果每個區都有政策決定權，部分議員或許會為了維護其選區部分市民的意見，而忽略全區以至全港的整體利益，容易造成政策混亂，有關部門將難以配合。至於所謂區議會的人事管理權亦難以操作。區議會目前沒有本身的執行部門，其秘書處屬於民政事務總署轄下公務員編制的一部分。如果要區議會直接僱用秘書處，負責人事任命和管理的工作，是不切實際的。至於許智峯議員的修正案，區議會畢竟屬於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其諮詢角色歷來行之有效，而在地區主導行動計劃下，已將決策權賦予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的地區管理委員會。專員更負責地區與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溝通的工作，雖然這角色仍要加強，但實在沒有必要另行設立由普選產生的區政專員。經民聯亦反對他提出取消區議會當然議員議席的建議。現時的當然議員是代表相關的鄉事委員會，有重要的代表性。

主席，就着劉國勳議員提出"強化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的議案，我有兩個重點需要與各位同事討論，包括我們一方面應該強化區議會的權力，但同時必須加強對區議會的監察，以免它擁有過大權力而不受監管，亦避免它只進行諮詢，而無法落實居民的意願。在權力方面，要增加區議會的權力，做到由下而上的地區管治，涉及3方面的事宜。首先，要賦予區議會人事管理權、財政自主權及政策決定權，讓區議會可以管理地區市政設施和服務，並設有獨立的區議會秘書處，加強對其支援。

關於法團的權力，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現時法團有權而沒有人監管，例如有很多投訴懷疑有關法團在獲取授權書方面涉及造假，但民政事務局的回覆往往只表示它並無法定權力介入，好像完全沒有人能監察有關法團的運作。所以，如果能賦予區議會權力來監察法團，便能夠令法團更公正和無私，以及避免有不法團體進入法團從中漁利。但是，區議會獲得這些權力後，我們必須同樣增加對區議會的監察，包括提高現時有關區議員利益披露和申報的要求。在討論相關撥款事宜時，如果有利益衝突，便必須避席，因為過去已有多宗懷疑區議員涉及利益衝突的事件發生。

事實上，我們過去曾發現很多區議會並無有系統地將支出列出。如果市民想查核有關區議會在過去任期內的有關支出，便要自行好像偵探般，把文件逐一追查，才能粗略推算出有關區議會的各項支出細項。所以，現時根本談不上有任何透明度，讓公眾可以方便地監察區議會。第三，監察工作要做到由下而上，與民共議，一起商討預算案。現時區議會很多時候會在內部自行制訂相關的支出預算、撥款和活動，即使聲稱有諮詢，其實亦沒有市民的直接參與。因此，過去我們曾經在地區直接與市民商討預算案，決定應為哪些項目撥款及有關金額為何，以達致由下而上、與民共議的區議會。所以，我們初步贊成增加區議會的權力，但同時要加強對其監察。

主席，今天很高興聽到不同黨派議員均非常支持加強區議會的職責和權力範圍。

事實上，我曾於1998年9月10日致函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先生，提出政府應考慮將兩個市政局合併，由其專責環境衞生、地區文化藝術等工作。當時，我收到董先生的回覆，指他們會考慮將部分權力轉授區議會。可是，10多年過去，我們依然是"只聞樓梯響，不見有實際的政策下來"。

區議員第一時間收到這些信息，也可能可以盡快作出改善。然而，在市政局被"殺局"後，這些權力便分別交給民政事務局和食物環境衞生署負責。其間出現甚麼問題呢？

現時街道上的垃圾桶越來越多，但垃圾也越來越多，老鼠更多，主要是因為垃圾中有食物。事實上，我們明白過去市政局的功能，未必可以全部交給區議會，但我認為政府應逐步考慮這做法，又或將有關環境衞生的工作交給區議會。

高醫生的反應可能是非常高興，甚至會擁抱局長，所以我希望局長能轉達我們的意見。至於劉國勳議員提出的"社區建設基金"，我認為非常值得研究。至於如何監管基金的權責或負責範疇，我認為是可以研究的。

在剛過去的選舉期間我曾落區，當時有位年輕人告訴我：蔣議員，我未必投票支持你，但我一定會支持地區區議員。

既然已經解散了，無論理由孰優孰劣，我們已有所決定，其後亦陸續朝着加強區議會的功能和職能這個方向發展。最近，我們聽到特首在施政報告中也指出，地區的事情由地區的人士處理，實際上亦意味着加強區議會的職能，所以全都是朝着利民紓困的方向去做。特別在今時今日資訊發達，市民對政府的施政"一秒都嫌遲"，所以要快速去做。

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不想有架床疊屋的情況，但我們現時看到區議會經常召開一個又一個的會議，然後在部門內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諮詢，這會令時間流失，卻又未能解決市民的問題。

十八區的民政事務專員實際上便是"小特首"，亦是一個很好的培訓基地。我當然不贊同一些議員說連這個角色也不如經民選選出，這意見十分離題，而且只要能夠善用現有的角色、架構和職能，便已經可以達到目的。

至於監察方面，我絕對贊同必須要具透明度，今時今日實際上有甚麼不透明呢？我們有很多利益申報的制度，區議會本身已有這制度，我對此並不擔心。區議會本身就是要發揮監察政府的作用，但行政主導的概念必須在每區落實執行，讓民政事務專員可大膽地去工作。

這樣，他們所能發揮的功能便很小；但不要忘記，每個區裏最小的單位便是屋苑，管理屋苑的便是業主立案法團，如果當中的事情做得不好，將來會一直惡化，令區內堆積很多問題。所以，我們要於問題還屬輕微時作出處理，防範勝於治療。

我覺得現時的金額已經足夠，非常到位，加上租金等各方面的資助，我覺得已經足夠。

主席，我發言支持劉國勳議員有關強化區議會職能和角色的議案。我非常認同劉議員在議案中提出的數點，特別是讓區議員在地區發展及各項政策的制訂過程中有更多的參與、強化區議會對政策實施及地區事務的監管，以及第三點，就是強化對區議會及區議員的支援。更重要的是，他提到現時在地區上有很多前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工程，至今政府其實仍未結帳。所以，他提出設立"社區建設基金"，希望把這些已獲區議會通過的社區項目設施，以及前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工程盡快落實。我對此十分支持，我認為這樣做不單可以幫助區議會，亦能協助政府改善施政。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如何增加區議會的功能，以及增加哪方面的功能，而不是討論應否增加這些功能。不過，很可惜，在我們的會議廳內，有些議員始終喜愛把事情上綱上線，動輒謾罵。例如張超雄議員——他現在不在席——我剛才聽到他指區議員在工作上與屋邨的互助委員會"圍威喂"、"打龍通"，說區議員旨在拿取區議會的資源，令互委會獲益，而互委會則利用從區議會獲取的資源來支持區議員。主席，我認為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是對區議員的誣衊；對很多互委會而言，也是一種誣衊。事實上，區議員的其中一項職責，就是與市民溝通，而互委會作為前線居民組織，他們互相溝通有甚麼問題？我看不到有任何問題，主席。事實上，我剛剛看到一位工黨區議員的面書，他在去年12月說，他協助組織了一個互委會，難道我又說工黨的區議員與互委會"圍威喂"、"打龍通"嗎？我反而覺得這位工黨的區議員是正在工作。所以，我認為張超雄議員稍後要向所有區議員和互委會道歉，特別是向他自己黨內的區議員道歉。再者，張超雄議員剛才說，有些區議員為了獲取資源，利用政府的1億元重點工程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涉及利益輸送。他舉出林村許願廣場的例子，指該工程並無進行諮詢，黑箱作業，涉及利益輸送。主席，我要藉此機會再次澄清，所謂沒有諮詢、黑箱作業，完全是無理的指控，因為林村許願廣場的諮詢工作曾經過區議會的討論，亦有泛民主派的區議員參與其中。民主黨的區議員就林村許願廣場的項目是投贊成票的，而新民主同盟的區議員更是林村許願廣場合作伙伴申請評審委員會的成員。有泛民的區議員參與其中，如何黑箱作業？

如果是這樣的話，民主黨和新民主同盟便是同流合污。這是必須說清楚的。此外，他說有利益輸送，這更是無中生有。評審委員會和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全部都是義工，並沒有分毫收入。即使許願廣場能賺取金錢，這些金錢亦必須退回，供管理委員會使用，每名委員均不能袋入一分一毫。張超雄議員作為工黨議員，對申報利益如此簡單的制度也弄不清楚，難怪前議員李卓人先生收取了黎智英50萬元"黑金"，也不懂作出申報，他說那只是"袋住先"。主席，這充分體現工黨只懂對別人嚴厲，對自己卻寬鬆，更誣衊了我們的區議員。主席，我不想多說，我只想說我今天支持劉國勳議員的議案，因為我支持發展地區的民主。事實上，議會內多位同事均是區議員出身，我自己亦曾任職區議員，局長本身也曾任職區議員，相信他非常明白要怎樣提升區議會的職能，才能協助區議員解決地區的問題，令政府能更有效地施政。所以，我希望各位議員放下政治爭拗，也放下無謂的攻擊，讓劉國勳議員這項議案能順利獲得通過，以加強區議會的職能和角色。
主席，首先要感謝劉國勳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剛才很多同事就如何改革和強化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議。我不準備在此作補充，只希望集中討論區議會在文化藝術方面可以扮演的角色。主席，現時的文化政策仍然停留在2003年文化委員會所訂下的框架，很多有關文化的活動、策劃，也是由上而下地訂立，以全港作為服務的對象。多年來，大量的文化節目都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負責安排，其編排節目的考慮主要從香港整體出發，務求有各種各樣的文化節目，切合不同人士的需要。但是，這種安排卻令各區的文化節目相似，乏缺地區特色。社區內的持份者缺乏平台及恆常的溝通機制來表達他們的意見。康文署的地區經理與地區的文化藝術團體合作，但卻沒有就此制訂政策，更沒有發展的理念和權力來協調。同樣的問題亦出現於社區的文化工作者身上，譬如在火炭、觀塘和新蒲崗等工業區的工廠大廈，都進駐不少文化工作者。但是，由於欠缺溝通橋樑，文化工作者與社區的聯繫相對少。在沒有統籌和協調下，各個持份者和組織在社區推動文化工作時，很多時候都是各有各做，很多也未能扎根社區，增加欣賞文化藝術群體的總量，擴大文化藝術的消費人口。這樣是不利營造健康而可持續發展的文化藝術環境。主席，文化藝術發展應是由小至大，由社區開始。具體來說，我們可在全港18區區議會，各設立一個文化專員的職位，負責統籌和牽頭。

各區文化專員亦可探討與其他地區合作的可能性，打造更多不同類型的文化活動，加強社區之間的聯繫，為市民提供更多參與文化藝術的機會，提升他們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及觀賞能力，並營造文化藝術的氣氛。另一方面，地區文化專員更可根據當區的條件，擔當扶助文化團體的角色，協助他們聯繫社區，擴闊網絡。總之，要利用上述途徑擴大參與文化藝術的人口，營造一個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文化藝術環境。而區議員可在區議會內發揮社區聯繫的作用，與地區文化專員緊密合作，扮演促進者和監督者的角色，負責建議政策和措施，並就區內的文化活動和計劃給予意見，制訂區內文化發展的目標。此外，區議員亦可憑着他們對社區的認識，積極發掘區內合適的公共空間，推動社區和文化藝術團體的合作，鼓勵來自社區的創意，讓藝術團體可善用這些空間。至於有關文物和文化保育方面的工作，亦可由各區區議員和文化專員共同訂立古蹟文物或值得加以推廣項目的清單，定時進行監察，適時提出保育和推廣方案，令管理更有效，並發揮當區特有的文化特色，提升不同社區的吸引力。代理主席，香港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不同的社區有不同的文化色彩，值得加以推廣，待文化發展可在社區扎根，讓市民有更多接觸和參與文化藝術的機會。區議會正正就是在社區進一步推動文化藝術的最佳平台。代理主席，對今天原議案建議強化區議員、區議會和民政事務專員對政策制訂、監督地區事務及地區統籌的權力，我是贊成的。不過，我想提出，如果能增設地區文化專員一職，將會是更有利的發展。對有部分修正案建議修改《區議會條例》及《區議會常規範本》，我認同要增加透明度，但應先經檢討，尋求共識後才考慮修改。同樣地，有一些修正案建議取消區議會當然議員的議席，我認為亦要經過詳細討論，尋求共識後才可作出決定。因此，我不會支持這些修正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朱凱廸議員，請發言。

代理主席，今天議案的題目是："強化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歸根結底，我們所說的是一個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問題，也就是香港特區政府與地方議會的權力分配應如何處理。大家一同回想，自1980年代開始，區議會是以一個民主櫥窗的形式成立，是一個沒有權力的諮詢架構，是當年中英談判期間，英國人要告訴全球他們打算在香港發展民主。長遠而言，這做法形成了一種很奇怪的區議員和區議會的狀況，就是由民主選舉選出的人竟然是沒有權力的，竟然只是擔當一個諮詢角色。事實上，從香港的歷史看，就是自1980年代成立區議會至2000年"殺局"——解散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大家可見北京在主權移交後的治港理念，就是要進一步中央集權，進一步將所有決定權力集中在行政當局——集中在金鐘這地方，而區議會則繼續維持"民主花瓶"的角色。

因此，當議員提出一項議案時，我希望大家想清楚，究竟自己心目中對中央與地區分權有何想法。

至於民主黨的同事，他們想法進取得多，建議當局賦予地方議會更大的權力，正如當年的市政局一樣，他們的主張是回歸"市政局化"的年代，賦予區議會當年市政局負責的大部分的功能。不過，我想提出一個更大膽的想法。既然這是一項無約束力的議案，我們不妨大膽設想香港的政治體制可以如何重整，令香港在地方和中央管治上更進步。大家留意一下，18區區議會每個地區的人口，少則有20萬人，多則高達60萬人，在世界各地很多國家，這已是一個中等城市的規模。如果我們研究如何進一步發展地區民主，我們應在香港設立18個小城市。這18個小城市設有18位市長，亦設有18個有權力的區議會或市議會。

張超雄議員在發言時提到，現時真的要加強監察，因為有很多"蛇齋餅粽"的情況，有很多這類利益輸送。我想說，其實我十分理解現時本港區議會、區議員何以淪落至此。權力令人腐化，絕對權力令人絕對腐化。

正正因為區議員無權決定地區的事務。

區議員沒有權力令官員落實執行他們指令的政策，即使只是跟進一宗小個案，他們也要看官員的臉色，看看官員會否"放生"你。

陳克勤議員剛才說的一句話："我們一起支持發展地區民主"，我是非常贊成的。民建聯當年錯誤"殺"了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我希望他們現在有膽量為香港的政治行出一步，要求北京下放權力，令從政者，不論是建制派或民主派，均可做真正的決策者。希望我們共同努力，令真正的地區改革得以推行，而不再是小修小補的改變。

代理主席，如果區議員是真心誠意地服務市民的話，如果區議員在制度上可以被監察，確保他們會真正以公眾利益為本地服務市民的話，我一定會支持強化區議會的角色和功能。可是，從我們近年所見，區議會所做的是甚麼呢？就是打壓民生。第一個例子，是深水埗的"桂林夜市"近年受到嚴重打擊。市民想在過年期間感受數天的熱鬧氣氛，小販想自食其力地做生意，但也深受打壓，這問題究竟源於誰呢？

上星期，關綜聯和街工舉辦了一個論壇，邀請了食物環境衞生署員工和小販對談。論壇上，有食環署員工披露，是有區議員一力指示要求職員清走小販，不讓基層以自己的力量維生，亦不讓市民享受過年的節日氣氛。

我以往的組織"青年重奪未來"響應"東九龍社區關注組"，呼籲觀塘居民表達意見，最終共收到約7,000個簽名，是強烈反對興建這個毫無用處的音樂噴泉。就是一如故我，堅持興建噴泉是有需要和有民意支持的，而這是建制派、保皇黨的區議員所一力主張的。近日，針對西環加多近街的臨時花園，很多居民也強烈要求保存這個區內絕無僅有的休憩空間，因堅摩區的休憩空間與其人口比例相比，是十分低的。可是，中西區區議員卻莫不關心，只有許智峯議員一人急市民所急。這些都是由建制派主導的區議會近年的所作所為，完全背逆民意，根本不視保護市民福祉為首要任務。因為我們發現這個表面上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區議會，內藏着相當不堪的制度。選民的資格並非那麼簡單的，原來很多院舍的長者並不知道自己已登記成為選民，到了投票日，就會有車輛接送他們去投票，並會有人教他們應該投票給哪個數字的候選人。可是，待選民投了票給他們後，他們便會做一些扼殺民生的事情，而何啟明議員剛才還嫌自己提供的"蛇齋餅粽"不夠豪華。另一方面，選區的劃分也是內藏玄機。十八區區議會是由十多二十個細區組成，但我們發現選區的劃分原來也是相當任意的。以油尖旺區的京士柏為例子，該選區多年來一直沒有變化，但當民協的林健文於2013年經補選勝出後，選管會便把該選區一拆為三。因為當其中一個選區與尖東區合併後，該選區支持建制派的票數就很明顯地可以勝過民主派。結果，在這些技術操作下，本港的區議會由保皇黨牢牢操控。當他們操控了區議會的權力和制度後，他們所做的是甚麼呢？

《明報》在上年的追查中，便發現有8個區的撥款是會交給一些指定地區組織，全年金額高達700萬元，但這些所謂的指定組織的核心成員，其實便是該名區議員。每次審批時，這些有利益衝突的區議員從來不打算避席，而是笑呵呵地迎接這筆公帑，用作為自己的團體搞活動。看到這種莫名其妙的做法，大家便會明白區議員所想的其實不是民生、不是福祉，也不是急市民真正所急，而只是想到自己的利益和回報。因此，我對於劉國勳議員的原議案十分有保留，儘管我認同應該強化區議會的權力。

區議員走在社區最前線，很多地區直選的同事也依賴他們的區議員黨友來貼緊民情。為何政府不重視區議員的意見，在更早的階段諮詢他們呢？

可是，在增加權力的同時，也要提高區議會的透明度，讓公眾監察議員如何行使權力和公帑。我就任立法會議員有個多兩個月，發現立法會幾乎每個會議都設網上直播，在會議結束後的很短時間內，市民便可在網上重溫，而且還有即時回播功能，十分有效率和方便——這方面要稱讚秘書處。

要讓區議會擔當更重要的角色，政府及區議會的對口即民政事務專員也要同時配合提升。DO的職責是"直接監督地區行政計劃在區內的運作"和"負責落實及統籌地區計劃的實施"等，而前特首曾蔭權更曾表示他們是每區的"小特首"。不過，DO給人的印象是"無兵司令"，因為很多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始終只聽命於自己部門的上司，而因DO並不是他們的直屬上司，他們又怎會遵從DO的指揮呢？然而，DO不算是很高職級的官員——雖然對我來說D2級公務員已算是高級——在統籌跨部門工作時，其他部門會嫌他們分量不夠，DO的工作實在舉步維艱。正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名言，"這是制度的缺失，沒有官員需要承擔個人責任。"在這種官場文化下，即使如許智峯議員所建議，普選一個區政專員，亦不見得可以打破現時既有的框架，除去這種積習。我認為應該一步一步來，就是先解決DO的權力問題，例如提升他們的官階，明確授權他們在地區工作層面可以指示或協作其他部門，之後再研究是否將DO改為政治委任，又或如許智峯議員所建議般經直選產生。總的來說，我贊成原議案，以及可以強化區議員職能，提升區議會透明度的修正案。

主席，我聽到周浩鼎議員說，大埔林村"天安門"的改善工程得到市民踴躍支持，立時驚一跳，然後"得啖笑"。不少朋友看過林村"天安門"的設計圖後，腦海都會浮起兩個字："肉酸"。這項改善工程較早前遭超過5,000位大埔居民聯署反對。如果周浩鼎議員覺得"天安門"真的這麼好，不如搬到東涌吧。我想說的是，區議員是民意代表，但不代表他們可以作出一些影響市民的決定，而完全不諮詢市民。主席，議員監察政府，議員由市民授權，議員應該尊重民意，而不是票數足夠便強行通過一些違背民意的項目。大埔"天安門"是一個例子，觀塘的"世界級"音樂噴泉是一個例子，"不能避雨亭"都是一個例子，的確是"成功爭取"系列。

我們看一看葵青區以往的重點項目：為市民提供驗眼及牙科服務，都獲受好評。但是，這個例子好像不是每一區都看到。主席，原議案建議設立一個"社區建設基金"。如果沒有更透明的監察制度、更民主化的社區參與，主席，"社區建設基金"會不會建設一個又一個林村"天安門"的翻版呢？主席，我本身都是區議員，在自小長大的屋邨當選，深信真正勤政愛民的民意代表，會願意接納每一位市民的每一分意見。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我們既要充權，但同時要建立一個監察權力的制度。誠然，我們是議員，但我們一定要記得我們的權力來自人民。如果我們要強化地區工作、地區行政，就要先建立制度，令人民可以監察我們。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一定要發言指出，剛才有議員......

這對一眾殷實地在地區工作的議員和區議會的同事實在太不公道。我一定要指出的是，她說區議會成為打壓夜市、不理基層的運作模式，這些全部也是以偏概全地抹黑民選區議員。

我們擔任區議員這麼久，大家也明白，其實我們是要令地區具有特色，並希望可在地區內覓得合適的地方興建墟市，讓基層可以做小販，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當區，特別是選址附近的居民對於這些市集會造成的影響是有所顧慮的。按照劉議員的說法，難道她是指這些居民的顧慮就等於打壓基層？我們議員也只是反映或如實地向政府反映居民的意見而已。所以，我們作為議員，最關鍵的作用是平衡不同的持份者的意見，也不能只是揀選一部分意見，然後便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說成像魔鬼般。大家也十分明白，發展墟市是立法會的共識，大家也同樣希望推動。但是，無論是發展墟市、夜市或地區市集，在同一時間，我們在選址方面也不能不照顧當區居民的關注或憂慮。我們作為議員便是要尋求大家也接受的方案，一方面希望可以覓得地方，讓墟市可以比較自然地發展；另一方面，也可讓當區居民無須再擔心。另一方面，剛才有多位議員批評大埔和觀塘的一些工程項目。其實，大家也明白，這是特首上任後落實他的施政綱領，即"地區機遇，地區掌握；地區問題，地區解決"的一項措施。區議會在經過討論後揀選不同的項目，如果他們把大埔林村許願樹優化的項目形容得好像魔鬼一樣，這是太離譜了。大家也知道，其實林村許願樹一帶廣受不同地區市民的歡迎，而把相關地方優化，絕對是有民意支持的。當然，任何項目也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正如在立法會，雖然灣仔區議會十分努力地尋求資助，希望為灣仔區增設社區會堂，但在上一屆立法會的最後會期也無法通過有關項目，這其實是十分可惜的。這些議題在區內也引起非常大的迴響，因為事實上，每區的社區會堂均不足夠，我們是民意代表，但立法會也同樣是在阻礙這些深受市民歡迎的工程進行。

我希望議員發言前應做功課。不過，朱議員也支持陳克勤議員所說，即我們一同推動地區的民主，這是我們希望做到的。不過，大家也明白，推動地區民主必須按照《基本法》而行，因此我呼籲朱議員，以及其他議員，要尊重《基本法》，並按照《基本法》容許我們的步伐，逐步踏實地推動地區民主。大家也明白，上次我們本來有機會讓民主步伐向前走，但就這樣落空了，也是一直反對的議員令我們民主化的步伐停滯不前。最後，我必須談談劉國勳議員在原議案內提出的一個建議，希望局長審慎考慮。事實上，現時很多市民對我們區議會抱有很大期望，但由於政府的機制，令很多區議會已經多次通過進行工程或改善地區設施的動議無法如期落實。如果這些他們也反對的話，他們便是與民為敵。每區的市民均希望增設圖書館、游泳池和公園，但大家現在也知道，這些訴求其實是因為政府無法撥出資源來興建有關項目。我們現在的建議是要求政府統計這些在區議會內已經動議通過，並獲市民支持的項目，究竟需款若干，然後政府可以考慮撥款成立基金，一次過盡快滿足當區居民對於改善公共設施的需求。有鑒於此，如果他們反對這種做法，便等於反對所有正在等候這些改善工程的市民的願望，亦是與民為敵。

的而且確，很多民主派均認為區議會已淪為建制派的俱樂部，"圍威喂"之風盛行，難以反映真實的民意。我不是指民主派的政黨或民主派的議員有這印象，而是很多民主派支持者，也就是一般市民的而且確有這種印象。如果不改善區議會這些歪風，而只是加強區議會的職能，只會產生更多問題，甚至浪費更多公帑。

在原議案中，劉國勳議員的整個立論建基於一個很重要的假設，便是區議員具有掌握前線民情的優勢。可是，這個假設是否成立呢？我認為這值得質疑。

究竟18區區議會的正、副主席一字排開站出來支持政府時，這是否如實反映民意呢？

的而且確，很多建制派議員都很聰明，他們掌握了部分街坊或部分利益團體的喜好，投其所好，運用他們可動用的資源和資金來拉攏這部分街坊的支持，所以他們所做的事一定會有人支持，我怎敢說他們沒有支持呢？他們只要長期取得兩三千人的支持，便可當選甚至是連任區議員。因此，不少區議員的目光只放在拉攏選區內小部分選民的支持，他們提出建議時，只為討好一小撮的選民或居民。

區議員可以基於部分建制派團體的支持而建議興建音樂噴泉，他們是有支持的，但我們也可以收集過萬簽名來反對該項工程。

不過，劃區的其中一個原則就是保留社區的完整性。可是，我們看到在一些小選區中，上屆區議會為遷就大型私人屋苑劃成新選區，不惜將原本由兩個公屋屋邨組成的小選區強行分拆，把其中一兩幢甚至較小的屋邨劃入新選區內。當然，更嚴重的問題，是部分區議會因為與其他既得利益者的關係，故意忽略部分地區人士的利益。

在2012年政改方案推行後，立法會的區議會相關議席增至6席，即在傳統功能界別增加5個超級功能界別。當局指此安排會令區議會的影響力大增，有不少聲音表示政府應趁此機會相應地加強區議會在地區上的行政角色，讓他們可以管理樹木、清潔、康樂設施等，服務較多市民。這個大前提似乎沒有錯，但如果要加強區議員和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首先應思考如何提高區議會或區議員的質素。其中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是減少區議會小選區的數目，擴大區議會選區面積，甚至有人提出將部分區議會的議席轉為由18區比例代表制產生，令參選人須取得更多人的支持才能成為區議員，擴大區議員的視野，在此以後才談論如何調撥更多資源和權力予地區議會。是的，"地區問題，地區解決"，但別忘記地區問題也是由地區產生，如果我們不看問題，而只是單方面說擴權......

他自己也曾參選區議會，所以他應該知道選民在投票時有自己的抉擇，大家應尊重選民的抉擇，不應將他們詆毀成只想要"蛇齋餅粽"，他這樣說是侮辱選民，也侮辱了自己。

所以，這邏輯完全不成立。談到地區工程的問題，他們又說沒有諮詢。鄺俊宇議員，你也是區議員，一項工程要提交立法會，最低限度要有評分制，即使評分過關，還要進行諮詢，難道你不知道？你不可能不知道的，一項工程要做多少場諮詢，你是知道的。可能你的黨友整年都不出席會議，我相信你未必會這樣，但他們如不出席會議，當然不知道有進行諮詢。其實，很多工程是區議員，包括泛民的區議員都很支持的，例如音樂噴泉，該項工程在觀塘區議會中獲一致贊成通過，無人反對。

所以，我不知道主席究竟有沒有用同一把尺去處理所有議員在會議廳內提出的規程問題，而要求澄清。

當然，陳恒鑌議員剛才說，"蛇齋餅粽"是不是一定可以令區議員贏到議席？但是，尹兆堅議員清楚表明，陳恒鑌議員剛才隨意引用一些未經證實的報章報道，當作事實來抹黑尹兆堅議員，指出他不能夠當選的原因。

當然，我們都明白，而民建聯和建制派議員最清楚，為甚麼一個現任議員，或者一位參選人，在區議會選舉會落敗。落敗和勝出當然有很多原因，可以是種票、"𠝹票"、買票，實在有太多原因。所以，我們希望廉政公署介入調查，為甚麼尹兆堅議員會在區議會選舉中落敗。

說回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是否需要強化。當然，民主黨非常支持改革地方行政，這亦是政府過去10多年來一直說要做的事，不過從來做不到。大家都很清楚，回歸之前，香港的議會架構是一個3層架構，最上的一層是立法局，中間是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最底層的是區議會。

但是，2000年"殺局"到現在2016年，16年了，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有沒有實質大改變呢？大家很清楚，區議會現在仍只不過是一個諮詢組織，下放給它們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權力，例如一些小型地區工程進行前會諮詢一下區議會意見。基本上，它未能夠承接到之前"被殺"的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所擁有的地方行政權、財政權和人事權，亦欠缺一個獨立的秘書處去支援它們的工作。

以前很多立法局和立法會議員，都是在市政局起步。但是，我們現在看不到區議會的權力和職能獲相應增加，以致本地政治人才的培育出現斷層。有些區議員做了很多年，4屆、5屆，十多二十年，亦未必可以晉身立法會，成為立法會議員，為甚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是不是本地區議員沒有機會展現和發揮他們對於管理地方事務的能力，也沒有機會讓他們學習和磨練？

但是，要下放權力，亦需要同步做好區議會的改革，包括檢討現時區議會的選區是否太小。

否則，區議員的視野只會局限於為了討好三四幢樓宇的居民，沒有辦法從較高較廣的層面去考慮政策後果。所以，在重組區議會，賦權之餘，需要做制度性的改革。

但是，在地方行政方面，區議會應該加強在地區推行民主化，令市民和當區居民能參與更多地區事務。

昨天，黃國健議員說有議員是"屁股指揮腦袋"，但其實更多議員，甚至是社會人士，現在是以立場掩蓋事實。

到後期發展到怎樣呢？

曾經有些議員——我不在此點名指出——在選舉前連續數天設宴，不是在酒樓，而是在茶餐廳設置下午茶，還提示街坊要帶備環保袋載禮物走。

如果問我，我認為倒不如全部津貼都不要，區議員如果真的是出心為街坊做事，便不要拘泥那些津貼。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社會上所有壞事均是自己眼中的敵人所做的，我希望各位議員要以事實作為根據，並如實告知香港市民。此外，剛才有位劉姓議員發言——這位劉姓議員真的一流——她談及小販的問題，指區議員與民為敵。我想問她，區議員的責任是甚麼？是為當區居民服務。若居民向區議員投訴，指小販把地方弄髒，並造成嘈音，擾人清夢，這樣區議員是否有責任反映？

究竟小販為社區帶來了甚麼問題？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卻不會這樣行事，我們和其他黨派合作，並與政府共同商討，究竟如何既能顧及小販的生存空間，又能顧及地區市民的生活環境。

就此，我真的非常佩服他們的厚面皮。

其實，民政事務專員是民政事務局轄下的職位，而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先生今天也在席。在過去數天，很多傳媒和公眾一直也在找劉江華先生，希望他公開作出回應，因為傳媒早前揭發青少年軍和陳振彬先生等人獲光速撥地和獲撥款3,000多萬元，另外當局還用了1,000多萬元公帑資助一些機構。

今天局長大駕光臨立法會，希望局長可以在這裏或在外面向公眾交代。其實，事情是怎樣的呢？為何可以在18天內便把一間學校批給青少年軍呢？

主席，區議會是由民政事務局負責的，而民政事務局局長......這是因為民政事務局有責任監管區議會秘書處等的運作，主席，我剛才已經說過，"上樑不正，下樑歪"，秘書處如何監管區議會款項的運用，也是剛才很多在座議員關心的題目，我說民政事務局局長的個人操守、決策備受質疑，我覺得這跟我們的題目很有關係，主席，你是否不容許我質疑一個與局長有關和在過去數天令公眾十分關心的議題呢？主席，你是否想限制我發言呢？
我並非想限制你的發言，但發言一定要針對議題。

劉江華作為民政事務局局長，他如何履行其職務，以監管區議會的撥款運作，這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是就他個人而言，他的誠信和公信力近期不斷受到質疑，主席，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說法，為何不容許我繼續質疑呢？為何可以不經公眾諮詢，便撥出古蹟給陳振彬的機構呢？為何可以不經公開招標，便可以將......
林卓廷議員，我最後警告你，如果你不針對今天辯論的議題發言，我會指示你停止發言。
主席，其實我剛才一直說的，也是十分合情合理的質疑......
林卓廷議員，請坐下，停止發言。

如果她認為我曾經濫用《議事規則》或在不恰當的情況下提出反對或澄清，我希望她說得清晰一點，不要輕輕帶過便算。

當然，不同區份有不同背景，市民對象也可能來自不同階層，區議員服務的性質或難度可能也有所不同。但總的來說，我覺得他們"物超所值"，因為他們付出的時間，遠遠超過為一份全職工作付出的時間，而且他們更要以得到的津貼，應付不同事務，甚至包括所屬地區的紅白二事和應酬等。

如果我沒有記錯，《基本法》第九十七和九十八條有提及關於區議會的限制。區議會的而且確不容易超越一些跟政治和所謂政權性有關的工作，因為《基本法》不容許區議會涉及這些範疇。

《區議會條例》第61條界定了區議會的職能，除了就某些範疇向政府提供意見外，就有關目的獲得撥款的情況下，區議會也要承擔一些工作，包括環境改善和促進康文事務，以及舉辦社區活動等。

關於有關指控，我理解某些地方設施比較具爭議性，包括我服務的觀塘區興建音樂噴泉的建議，這也是多個月以來，困擾很多觀塘區議員的議題。我只想提出兩點，第一，有關建議當然不能符合所有人的意願，而且事實上，沒有一項設施能夠取得所有人的認同，總會有人問為何不把興建設施的錢，推行恆常的福利工作。我只可以說，政府當然有提供恆常撥款，用作平常推行教育、醫療、福利等各方面的工作，但同時亦應提供所謂的甜品。有時候，由於我們要做大量的日常工作，沒有餘錢，就像家庭主婦平常辛辛苦苦省吃儉用，也應有機會星期天上茶樓舒一口氣，所以甜品是必需的。我希望大家在檢視這些設施時，應明白不是所有錢也要用於應付恆常支出。

我們應尊重區議員透過既有機制或渠道，以及他們親自接觸區內市民，根據他們的意願得出的集體決定，而不應在沒有充分掌握事實的情況下，隨便作出批評，甚至否定他們對該區作出的一些決定，我認為這樣做不負責任。主席，整體而言，我支持這項議案，多謝主席。

大家剛才提出了不少具體建議，值得社會深入探討。不過，一些議員其後在發言中似乎慢慢偏離正題。我有時以為政府比較"離地"，想不到議會內一些同事也同樣"離地"。我剛才看到一種情況，曾經參加區議會選舉或身兼區議員的"雙料"議員會似乎較清楚區議會的職務，而非區議員的立法會議員可能對區議會的工作掌握得不太足夠，以致他們的一些批評偏離事實。正如陳志全議員所說，我們願意接受批評......

首先，我想談談張超雄議員就修正案作出的發言，他在前言或發言中提出的言論很多都與事實不符，嚴重貶低區議員和區議會過往作出的貢獻。關於我在議案中提出設立"社區建設基金"的建議，我不知他是掌握不到，還是雖然明知我說的是事實，但基於要政治正確，竟將基金與撥款舉辦活動混為一談。我的議案其實與社區有待進行的公園、體育館等康文工程有關。胡志偉議員可能比較清楚，這些工程大都是市政局或區域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工程，可能已拖了超過10年。因此，我希望不用與大型基建爭奪資源，而有較快途徑讓這些工程盡快上馬，要求政府"找數"，但張議員誤解了我的意思。

如果區議會能夠增加職權，一定可以更有效地幫助地區行政，為市民服務。所以，我希望大家支持我提出的議案。

剛才各位議員就有關課題踴躍發言，顯示大家十分關注區議會的工作。正如多位議員提到，區議會在地區行政擔當重要角色，也是政府在地區事務的主要合作夥伴。我很高興聽到各位議員的意見，包括加強區議會的角色、增加對區議會的支援及提高區議會運作的透明度等，不少主張與政府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特別就以下幾方面作出回應：第一，進一步賦予區議會權力。不少議員也提到應進一步賦予區議會權力，以參與地區設施的管理及政策的制訂。我理解議員的主張及理念，但我必須指出，在考慮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時，一方面政府會視區議會為地區最佳的合作夥伴，不少的重大政策也會諮詢區議會，不少地區的民生項目亦靠區議會推動；但另一方面，我們亦要按照《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設立區域組織，而區議會的性質屬非政權性，須符合《區議會條例》所闡述的區議會職能。所以，胡志偉議員提出的人事管理權、財政自主權及政策決定權，以及許智峯議員提出由普選產生的區政專員等建議，將會超出法例所訂立的原意及規定。第二，區議會項目的撥款安排。議員就現有地區建設項目的撥款安排也提出不少意見，讓區議會可以加快地區建設的項目，以及改進現有社區重點項目及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撥款安排及運作。我完全明白劉國勳議員希望盡快落實區議會支持的社區設施項目，以加快改善社區環境和增加文康體設施，造福市民。現時已經有不同類型的撥款機制照顧地區的不同需要，在撥款額方面也逐年遞增。我們透過推展不同類型的小型工程，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例如在多處行人通道興建上蓋，令居民出入時免受日曬雨淋之苦；另外，在休憩處增加健體設施，供居民使用等。社區重點項目更讓每區一次過獲得1億元額外撥款，以滿足區議會進行規模較大的重點項目的期望。部分議員提出對現有社區重點項目的意見，我們十分理解，但我想重申，推行社區重點項目，旨在滿足地區的需要，彰顯地區特色，而區議會亦正正利用這筆額外的資源，回應地區的需求。

這些是該區居民多年來所渴求的措施，現在可以動工了。大家可以再詳細查看其他例子，都是一些利民及惠民的措施。各區區議會選定的社區重點項目都貼近民情，切實地回應地區的需要，並非如張超雄議員所說的"與民情脫節"。至於議員關注到項目的選取過程，現時各區議會已按其區情選擇了合適的途徑，諮詢區內居民和團體的意見，以提高透明度，並盡力把公眾意見吸納於項目當中，經討論後才選定支持的項目。我們相信區議會是信納所揀選的項目將有利地區發展及彰顯地區特色，才作出決定。第三，提高區議會運作的透明度。有議員建議提高區議會運作的透明度，我們是十分支持的。現時區議會作為代表民意的組織，所有會議、討論及推行的項目也是受到公眾和傳媒監察。在合適的情況下，區議會也會邀請區內居民或團體列席區議會及有關委員會的會議，進行直接溝通，以及在區議會網頁設置專用視窗、向傳媒發出聲明及接受訪問等，就居民或團體關注的事項作詳細解釋及提供正確信息。有議員特別關注到推行地區小型工程項目的透明度，希望政府可公開各項目的開支及核數報告。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受到政府的規例監管，包括《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財務及會計規例》和《常務會計指令》。民政事務處和區議會也會確保所有工程屬計劃所涵蓋的範圍，並以高透明度及負責任的方式運用撥款，包括遵行相關的現行規例和指引。有議員建議提高區議員利益申報制度的透明度。現時，為避免區議員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民政事務總署參照廉政公署發出的兩層申報利益制度指引，就區議會的運作制定相關條文，要求區議員在成為區議員時申報其一般金錢利益或其他實惠，以及遇到有可能出現利益衝突時申報。18區區議會亦已將有關利益申報的條文納入其《區議會常規》內，所有區議員均須遵守。議員的申報詳情亦可供市民查閱。第四，強化民政事務專員的地區統籌角色。民政事務專員積極擔當地區事務的統籌角色，尤其是涉及多個政府部門權責的事項，民政事務專員均盡力促進不同持份者之間的對話，增進溝通，務求各方能求同存異和達致共識。

這個委員會由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擔任主席，出席會議的各政府部門首長，可攜手處理須跨部門合作解決的地區問題，也可向民政事務專員提供指引，加強地區工作。以加強處理店鋪阻街為例，委員會透過協商各部門在各自職權範圍內加強執法，以及推動設立店鋪阻街定額罰款制度。這項措施於今年9月24日起全面實施，讓食物環境衞生署及香港警務處可就店鋪阻街向違例者發出1,500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與此同時，區議會也擔當協助監察政府部門的角色，就加強處理店鋪阻街問題向執法部門提供意見，例如確認區內的"阻街黑點"。此外，區議會與各區民政處一直通力合作，在地區層面協助政府廣泛宣傳新設的定額罰款制度，以提高公民意識。主席，在過去1個多月，食環署的執法大致暢順，店鋪阻街的情況有所改善，所以我在此感謝區議會的支持和努力。今屆區議會是全面民選的議會，議員作為民選代表，對區議會的工作有很大的期望，希望為社區發展帶來更多新氣象，但在實踐的過程當中可能出現期望與成果的落差。特區政府會不時檢討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能，今日有不少議員提出的意見可以作為參考，以及為區議會及區議員提供適切支援，並促進與區議會的溝通，讓區議會繼續擔當政府與社區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強化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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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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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強化區議會的角色及職能"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6人出席，8人贊成，16人反對，1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13人贊成，8人反對，2人棄權。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許智峯議員，由於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你不可再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發表意見，亦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許智峯議員就經胡志偉議員修正的劉國勳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其實我的原議案和其他議員的修正案的目標或方向均很接近，都是希望提升區議會的職權和角色，令我們有更好的條件服務市民。剛才同事在辯論時可能有些火花，但相信是基於大家對區議員工作的理解程度不同。今天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大家多了解區議會的工作，以及區議員平時所做的事情。立法會的責任是審議法例、改變一些政策，甚至對過時的政策進行修訂，而區議會則負責地方行政和地區服務的工作。

因此，兩個議會其實是各司其職，各有功能。如果兩個議會能互相尊重，一起發揮作用，實屬香港之福。所以，我很希望透過今天的議案辯論，讓大家有更多了解和尊重，讓兩層議會一起為市民好好工作。最後，請大家支持這項議案。